我在籌備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時，深感任重道遠。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打擊：因"修例風波"和其他反抗政權行為而發生的社會動亂、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引致的經濟萎縮和失業率上升、因境外勢力干預而出現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凡此種種，都嚴重損害特區的社會穩定、窒礙經濟發展、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在這個環境下，市民焦慮不安，甚至對前景失去信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做得更多、更好，是理所當然的。如何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令市民恢復信心，是這份施政報告的首要目的。

近年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建設，更為香港提供無限機遇。當歐美經濟體正陷入深度衰退時，國家在全力遏制及嚴控疫情下，已重拾經濟增長。要為香港經濟重新出發注入動力，我們沒有理由捨近圖遠。

進一步促進私募基金的發展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領先的私募基金樞紐地位，我們會為在本港營運的私募基金所分發的附帶權益，在符合若干條件下，提供稅務寬免。我們已就建議諮詢業界，並正擬備相關法例，目標是在短期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支援旅遊業旅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從業員人數接近26萬。自2019年下半年起，本港旅遊業受到連番打擊，跨境人流幾近停頓，業務近乎冰封。

投資推廣署將與各政策局、特區政府經貿辦和各推動創科、金融和文化發展的機構合作，採取策略性方法在全球大力宣傳香港為高質素人才提供的便利措施和發展機遇，重點吸納香港在各個範疇所需的人才。青年發展青年是一個多元的組群，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目標。